"明日大嶼"的願景是為香港開拓更多土地，滿足香港未來二、三十年的發展需要。

因此，我希望大家鑒古知今。至於所謂耗盡儲備，首先，這是坊間所說的數字。然而，如此大型的基建當然離不開龐大的投資，但這龐大的投資不是1年便用盡的。如果按我們現時的表述，今年是2018年，可能要待2032年才有住宅可以供應。

現時，特區政府每年經各位議員批准、核准的預算，單是投放於基建的數額已過千億元，每一年都過千億元，但這批基建是會完工的，有需要由下一批基建接上，這亦是盧偉國議員多年來在議會內提醒我們的一點，就是基建要有持續性，不能一時"飽死"、一時"餓死"，致令本港建造界感到非常焦慮。范議員往往把這些工作與人口政策，甚至與經單程證來港與家庭團聚的政策掛鈎，恕我不會苟同。至於在管理投資需求或置業方面，過去已經推出了數次"辣招"，事實上，今天非永久性居民及須支付額外印花稅買樓的數字已控制在一個相對低的水平。我們在社會福利及關顧民生的開支，過去6年增加了86%。因此，有時看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很難只看1年，福利開支在6年之間已經增加了86%。特別是范議員關心的醫療方面，已經分兩期投放了5,000億元。如果范議員擔心以5,000億元發展大嶼山，其實我們先後投放了5,000億元在醫院基建，包括增加病床、重建瑪麗醫院和廣華醫院、在啟德興建新的專科綜合醫院等。這些全是為香港未來投資及為市民解困的工作。

特首，你如何叫市民對你的政府有信心呢？你自己在選舉時曾說，當主流民意不支持你的話，你會考慮辭職，你有否想過這樣做呢？
正如我今早在電台聯播節目中所說，這份施政報告引起一定的爭議是我預期之內，因為要做事一定要接受有人不贊成我們所做的事，要做更多的事，便會引來更多人對某項議題的反對。據我看到各方對這份施政報告的反應，都是指我做太多事，而且有些事很大膽做。因此，這些工作引來該項議題的相關利益者的反對，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本屆政府仍會本着為市民做實事的迎難而上的精神，繼續推動有關工作。

現時在中美貿易戰的環境下，很多評論甚至親建制的商人也很擔心貿易戰會殃及池魚。美國除了會對中國更多貨品徵收關稅外，最終甚至可能會考慮取消其《香港政策法》。假如美國真的取消《香港政策法》，香港的特殊地位可能會動搖，例如美國可能會禁止某些高科技產品進口香港。屆時，香港作為中國對外連繫的角色將會大受打擊。又例如在民生方面，香港人前往外地公幹、旅遊及升學均可能受到限制。現時美國已限制內地留學生前往美國升學，我們不知道屆時香港的情況會如何。即使美國不會一步到位，而只宣布會研究《香港政策法》是否仍然有效，也會動搖投資者的信心，甚至引發撤資。因此，我的質詢是，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只提到香港簽訂了多項自由貿易協議，加上香港背靠內地，已能獲得大量機會，而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的發展亦會帶來很多機遇，但我想問特首有否評估，假如美國質疑香港的"一國兩制"已失效，繼而宣布研究取消《香港政策法》，究竟會對香港有何影響？
主席，我希望胡志偉議員剛才的質詢是從香港的利益出發。對於今次中美貿易摩擦對香港的影響，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不斷進行評估，不斷與香港的商會討論，亦不斷推出支援業界的措施。因此，如果有商界人士認為我們今次並無提供很多額外支援，那是因為他們忘了過去數月來邱局長公布的一系列措施。按照我的管治風格，我認為該做的事不應留待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才做，讓特首領功，而應立即做。

至於現時美國政府往往作出一些單邊主義行為，我們對此非常有意見，因為我們是最支持自由貿易的其中一員，亦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之一。因此，對於一些據報會影響香港的事，我們一定會據理力爭。

我們是美國全世界貿易順差最高的經濟體，現時有1,300多間美國公司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及本地辦事處。

大家也看到，在馬凱事件上，美國政府、歐洲聯盟、英國政府及加拿大政府分別發表聲明，史無前例地提出嚴肅指控，擔心香港對"一國兩制"的實施能否貫徹初衷，確保言論自由及資訊能夠繼續在香港自由流通。特首剛才的回應是關乎貿易戰的部分，但我剛才提出的質詢是，究竟特首有否評估一旦美國政府就《香港政策法》展開或宣布進行研究將會對香港社會造成的整體影響？

美國有1,300多間公司在香港，如果美國採取一些懲罰香港或影響香港經濟貿易和投資環境的措施，它亦會受損，所以需要大家互相維護這種互惠共贏的狀態。

我們難以對私營商業行為作任何干預，所以我們要增建公共街市。我在這份施政報告中已決定在天水圍和東涌兩個相對交通方便，而且能夠聚集人流的選址興建公共街市，亦會在未來新市鎮，例如洪水橋，在規劃時增建公共街市。政府接受興建公共街市可讓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購買到多元化的新鮮產品，是政府需要做的工作。至於市民在日常公共交通費用方面的壓力，我們除了去年推出"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我們今年再接再厲提出豁免所有專營巴士使用隧道和道路的費用，把所有節省下來的金錢回饋乘客。至於如何回饋乘客，陳帆局長會再向大家介紹和聆聽大家的意見。

林太，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用，例如《收回土地條例》。不過，不如我們跟進一下教育的問題。

教育院校的聘用事宜是院校自主的，我不可以干預，雖然我是校監，但我不會干預這些事情，而事實上，我們對大學的支援近年是有增無減的。所以，這方面的工作，我們會繼續進行。

特首，首先感謝你一直勞心勞力為香港市民工作。

首先，很感謝自由黨邵家輝議員對這份施政報告作出正面評價。正如邵議員所說，自由黨一向都代表商界，我亦留意到昨晚香港各大商會或許是頗罕有地發表一份很長的聲明，表示歡迎和支持這份施政報告，可見自由黨與商會的立論是一致的。人手不足確實是個問題，在這份施政報告中，我亦承認各行各業現時聘請人手都很困難，但要輸入勞工，也必須有較佳的環境，所以，我今次提出一些改善勞工福利的議題，便是希望將勞資雙方長期爭拗的事情一次過解決，讓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討論人手不足的問題，而且今次為勞工提供的福利，很多也是由政府"落水"做的。第一，在強積金對沖方面，我們已在終極方案提出300億元的"落水"方案，長達25年的資助，我認為對商界而言，是應該可以接受的方案。

接着是工傷後的復康服務，這是對商界有利的，僱員及早復康便可以上班；另外是工業安全方面，大家也希望工業是安全的；還有政府外判勞工的福利。所以，我看不到我做了甚麼對商界造成嚴重影響，但在完成這些勞工福利的工作後，我相信今天在座也有幾位勞工界議員，我不會現在要求他們答應甚麼，但我希望氣氛會稍為緩和，讓我們可以很認真和務實地處理人手不足的問題。
特首，其實過往一直也是以補充勞工計劃來解決輸入勞工問題，但說了數年也未能解決問題。各行各業現時確實欠缺人手，如果你不提出一個新思維和具體的方案，繼續拖延下去，商界會非常痛苦。
主席，我也勇於採納新思維和突破的工作，我們會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今次的施政報告也提出了數項由香港房屋協會和香港房屋委員會推出的措施，但這"近水"的短期措施有多大成效，現時很難說，不知道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另外一個重點是，政府破例容許整幢工廈改建為過渡性房屋。

在未來的日子，我承諾會在任內多調撥土地興建公營房屋，希望能夠盡快幫助有需要的市民。土地共享計劃是快是慢，屬於短期、中期還是長期，現在很難說，因為要待土地持有人提出申請。如果有關申請相對簡單，不涉及大型的道路基建或其他事情，較短期就能夠提高公營房屋的供應。總之，我可以告訴各位，在房屋的問題上，我們真的是絞盡腦汁，希望能夠在短、中、長期均可以增加供應。
主席，特首，雖然我明白你已絞盡腦汁，但會否看漏眼？其實過去曾討論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可否用作短期興建房屋呢？你將來可以覓地重置球場，但現在可解決迫在眉睫的房屋需要。
這個選項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的選項之一，亦相對具爭議性，所以，我期待專責小組約在年底提交報告時再審視有關的情況。

第三，那裏有很多古樹——會議廳中也有些愛樹的人——要遷移這些古樹，亦不會快。

香港人處於水深火熱、燃眉之急的狀態，當然對房屋有熱切期望，但你卻像公民黨所說般，"沉迷基建，倒錢落海"。

所以，今天有些市民託我向你提出一項選擇題：你是一位"敗家"的特首，還是一名騙子？

身為特首，你如何向所有等你和充滿熱切期望的市民交代？

郭議員的難聽說話，我已經聽了10多年，他今天倒是十分溫和。

他提及的選項，每一個都在進行或研究中。今次提出4個我認為相對有足夠理據可無需等待專責小組提交報告而預先談及前景未來的選項，其實包括棕地在內。然而，我也要和大家分享，棕地發展是非常困難的工作，而且需時經年，並非快捷的方法。我全都有親身經驗，議員也記得我曾擔任發展局局長。我於2008年在立法會啟動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當時預計2015年或2016年便入伙。這項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現已改名為"古洞北、上水、粉嶺"，但到目前為止，尚未收回一塊棕地。我也不知道何時可以看到入伙。

我們現正積極想辦法，黃偉綸局長亦已承諾，今年年底將會完成兩個前期開展的棕地研究，我們一定會有一套發展棕地的策略。此外，私人土地也是其中一個選項，即土地共享先導計劃，雖然郭議員不喜歡這名字，但這項計劃已經考慮了很多不同人士的意見，歸納出四大原則，確保以公眾利益為先。我剛才已回答了有關高爾夫球場的問題，待專責小組完成工作後，我們一定會跟進。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我充滿信心。我認為無論是經濟或社會民生，我們都有條件為市民締造更好的未來，所以必須下定決心，開拓更多土地。

不過，這個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這項為數18,000億元的開支，勢將把香港所有儲備，包括公務員退休儲備金花光，才能"填數"，但這個也不是問題。政府推動的東北發展、洪水橋發展和元朗南發展計劃，再加上東涌項目，預計可供792000人居住，而政府統計處預計的最高人口為822萬，比現有的744萬人口還要高。你卻告訴我將來的人工島可供110萬人居住，這些究竟是甚麼人？

政府現時的每年開支高達5,000多億元，單是基建投資，我擔任發展局局長時不到200億元，今天已達1,000億元。

不過，與其不斷爭拗我們想興建多少過渡性房屋，倒不如我現在提出建議：既然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已經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配合推動過渡性房屋，如果在座各位議員、各個政黨看到哪處可用作提供過渡性房屋——但要得到地區人士大致同意，可不要向我們提出一些及後會被區議會大罵的建議——請交給陳帆局長。

請大家幫幫忙，找出這些土地和樓宇，我們一定會跟進。
主席，我們也有一項建議。民建聯早前在深水埗欽州街西和通州街交界發現一幅地政總署的臨時用地，我們估計可以興建200多個單位，政府可否就上述選址進行研究？

主席，特首，首先我想讚賞今年施政報告的主題，尤其是"堅定前行"4個字。大家都知道，香港多年來都停滯在政治爭拗和立法會"拉布"，我們十分需要向前邁進，不能繼續蹉跎歲月，所以我認同特首所說，我們要"議而有決、決而有行"。就房屋和土地方面，施政報告提出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推動"明日大嶼"及其他建屋計劃，我非常支持，亦回應了我在過去一段時間在不同場合不定期提出的建議。特首在交通方面亦提出了不少建議和措施，包括調整海底隧道收費、豁免專營巴士隧道收費、增加商用泊車位等。但我覺得這些措施只是小修小補，對整體交通規劃和長遠策略似乎着墨不多。政府在1997年完成的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只適用至2016年，而現在已是2018年，請問特首任內會否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以配合高鐵、港珠澳大橋、蓮塘/香園圍口岸等與內地城市的連接，令香港的發展更能融入國家大灣區的發展。
多謝謝議員支持施政報告的內容。

然而，我可以答應你一定會研究，因為增加了鐵路和公路，我們一定會檢視整體的情況，但用甚麼方法去研究，我們會與運輸及房屋局再作討論。

就3條海底隧道的分流，眾所周知，紅隧和東隧現時的汽車流量已超出設計容量。

大家也知道，現時西隧九龍出口的交通十分重要，所以這方面亦需要同時研究。

我們可以在策略性研究整體運輸網絡時再考慮這個問題，但既然謝議員提到3條隧道的問題，我也想多說兩句。

現時中、美兩國之間的角逐，表面上是貿易戰，但內裏的情況非常險惡。這場角逐涉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與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之間的實力比拼。這場並非區域性的風暴，而是一場席捲全球的超級金融風暴。我不是在此危言聳聽，而是累積的經驗告訴我，這場超級無敵金融風暴正在逐步形成，美國股市昨天下跌800多點，香港股市下跌1000點，跌幅較1987年股災還要大，美國的期貨指數在香港時間再下跌了數百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沒有外匯管制，資金自由出入，而金融安全關乎國家的經濟命脈，我想問特首，會否好像應對颱風"山竹"一樣，成立專責委員會或專責小組，嚴陣以待，避免本港的金融市場受外圍影響而出現恐慌性拋售？
張議員提及有關外圍經濟對香港的影響，是提出得適時的。事實上，據我們評估，情況也是會相當嚴峻，現時尚未浮現，而且影響或許不局限於出入口，可能會進而波及國際金融市場、投資活動和資產價格，諸如此類。

究竟應該成立小組還是使用現行機制，這個問題或許留待財政司司長研究。大家如果記得，我去年成立行政會議時，說現時在行政會議內有數位金融界的非官守議員，因為我預見一旦任內出現金融問題，也有更多有智慧和有經驗的人士，包括任志剛先生、周松崗先生、查史美倫女士和陳智思先生。

特首，我想問你有否與"金融督導委員會"探討過，現階段可以落實甚麼具體措施，以確保金融安全和港元穩定，不致讓"大鱷"有機可乘，再次來港"覓食"？
我想張議員是指由財政司司長主持的金融領導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也在我上任後成立，成員涵蓋相關官員，包括劉怡翔局長，以及所有金融監管機構、香港金融發展局和其他人士。

上次颱風"山竹"來襲，特首已說到僱主應互諒互讓，但醫管局大部分員工均被扣鐘、扣假。

主席，多謝李議員歡迎我們對產假作出的改善。在產假方面，由於它是法定產假，所以要透過修訂法例落實。但政府本身是僱主，我們有18多萬名僱員，還有一些其他的政府僱員，即非公務員也是我們的僱員。

我們會作出這個呼籲，但如果議員要求我代替政府公營機構的僱主角色，由我發出指令，恐怕不太合適。

我相信行管會亦不會向政府申請額外撥款來履行好僱主的責任。

我今早聽到你解釋，土地供應不能等待，但現時很多社會迫切議題同樣不能再等待——病人的藥物不能等待，癌症病人或罕見疾病病人的藥物也不能等待。

輕度智障兒童之家宿位的輪候時間接近3年；還有幾十個小朋友本身沒有醫療需要，卻因為未獲安排住宿服務而滯留醫院。

主席，就運用資源的優次方面，政府將幾千億元公帑投放於發展人工島；針對正處於水深火熱、等待救命及即時照顧的老弱傷殘及病人，特首在這份施政報告中推出了一些措施，但如何為他們燃點希望？如何利用宏大的人工島為他們提供切實、到位的援助？
主席，如果張超雄議員有留意，他剛才提及多項輪候時間長的服務，均需要樓房的配合，不是單純用金錢便可以解決得到。

所以發展大嶼山是給大家的願景，不只是經濟、房屋的願景，也是民生改善的願景。

我們可以將市區一些非住宅用途項目遷往新增土地，住宅土地便可興建更多社區和安老設施，屆時不但有能力解決輪候時間問題，亦可處理張議員早前與我見面時所提出的問題，希望增加院舍人均面積，讓老人家進了院舍後有更多地方舒展，照顧者亦有更多地方提供服務。所以，我希望張議員本着對弱勢社群的關心，支持我們開拓新增土地的工作。

第一，張議員的觀察是準確的。現時常說香港未來30年只欠1,200公頃土地，其實並未包括一些考慮。所以我聽到很多人——包括評論員——指出，政府遠遠低估了香港土地需求，正是因為很多社會設施需要更大空間。因此，請張議員繼續支持政府開拓新增土地的工作。

特首，首先我想多謝你在今次的施政報告內正式決定在東涌市中心現有的範圍內興建公共街市，此舉是認真地回應了一個長久以來的訴求，我希望就此親身感謝你。我們過去一直說，大嶼山接駁港島和九龍市區至今仍是單靠一條青嶼幹線，我姑且稱之為"獨沽一味"。如果發生甚麼事情，道路交通便隨時癱瘓。當然我也慶幸看到施政報告提及，今次東大嶼都會的人工島會配置道路和新鐵路，以接駁大嶼山、人工島和港島九龍市區。我們一直認為"先有路，後有人"是正確的做法，但關鍵在於時間。目前新界西，包括大嶼山和東涌的人口均不斷膨脹，其實需要更多通往市區的幹道。我想問特首，其實有否任何條件可以在人工島落成前，提供接駁大嶼山與市區的新幹道？例如政府現正研究的十一號幹線，我去年在財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已要求政府在研究內包括青衣至大嶼山的連接路。

青嶼幹線現已成為一個瓶頸，如不再增設通往市區的新幹道，恐怕這會變成"死症"。

如何善用這個四通八達的局面，正是我們希望今次能夠聚焦發展大嶼山一帶的原因，但同時我們會完全保護大嶼山的綠化地帶、郊野公園、海岸等，因為大家可看到我們的策略是5條線並進的。然而，交通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為在過往一段日子，很多地方都是因為交通設施不足而難以發展。

如果是由於北京不喜歡，或你基於這位記者的言論或作為而不准他入境的話，為甚麼不敢公開承認呢？如果你連紅線劃在哪裏也不敢告訴市民，香港會變成一個怎麼樣的社會呢？日後主張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或主張爭取真普選的人，是否可以來港工作呢？

就着這個議題，我已經重複多次回答，所以，我不回答了。

主席，自由黨對今年施政報告房屋方面的措施十分支持。我們覺得應該填海，而棕地的問題亦需要公私營合作。土地分享我們也支持，而你為此目的而提出的做法，我們亦支持。

"但現時發生了中美貿易戰——別說最近數天股市下跌，因為可能明天又會上升——到了明年1月的時候，所有急趕的訂單均已經完成，那之後如何呢？

主席，張宇人議員提到那些勞工福利的措施，我已經說了一遍。強積金"對沖"已經纏繞"打工仔"多年，亦曾多次進行諮詢。今次政府提出終極方案，所以這是不能延後的。至於產假，其實本港落後於很多先進國家。

正如我所說，良好的勞資關係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而特區政府亦很重視商界，畢竟商界是本港經濟的動力。因此，面對中美貿易戰帶來的壓力，我們率先即時回應，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邱局長最近前往美國亦是做這工作，簽訂了很多協議，也是為了締造好的營商環境。今次我們是按某些議員提出，香港有發展新進工業的潛力，好像吳永嘉議員也曾提及，我們要進行再工業化。全部都是為了改善營商環境而做——也別說政府去年已經減稅。所以，希望大家持平一點，我相信完成了這些勞工權益或福利措施之後，我們應該有更好的平台，可以再次一起討論究竟下一步應該如何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

我沒有做任何事，只是以公眾的利益為依歸。

主席，很多謝特首能夠兌現競選承諾，在去年由財政司司長召開跨部門會議，統籌解決與旅遊相關的問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去年10月亦推出了《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令香港的旅遊業發展有一個方向；去年在支持旅遊業培訓及資訊科技應用推廣方面，政府亦增加了撥款；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今年入境旅遊業已見復蘇。可是，今年的施政報告有關旅遊業的篇幅並不多，主要集中於投放資源，以改善硬件，例如在傳統景點及會展場地方面，但對於如何善用我們現有的旅遊資源卻着墨不多。現時，郊野公園、文物及博物館仍然散落由不同的政策局負責，資源比較分散，如能充分利用，我認為情況會更好。在內地是由文化和旅遊部統籌文化旅遊設施，但在香港卻沒有這類部門。我想問特首會否建立恆常機制，以統籌各政策局所涉及的旅遊資源，在做好保育之餘，也能夠充分利用這些與旅遊相關的資源，令香港的旅遊業可持續健康地發展？
主席，多謝姚議員的質詢。旅遊業是香港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因此我們在推動旅遊業的工作上也不遺餘力。按照去年推出的《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已積極推行一系列工作，特別是吸引旅客來香港作深度旅遊，而並非只是來購物或飲食，所以各區——例如先有舊中環，現有深水埗區——也更能吸引遊客。

姚議員具體提到可否加強統籌，設立一些機制，例如新的政策局。如果要成立新的政策局，我的首選仍是分拆運輸及房屋局，因為運輸及房屋實在是很重大的責任，如果我有這個能力和空間，而議會也給予支持，我的首選可能是要處理房屋及土地能否結合得更好。所以，我在今次的施政報告中也特別交代，雖然改組可有效地把相關工作放在一起，產生一定的協同效應，做得更好，但如果不能改組，便透過我本人及司長來統籌有關工作。例如創新科技方面由我統籌，往後的粵港澳大灣區也是由我統籌；政務司司長的工作更多，青年、兒童、少數族裔等工作均由司長統籌；而旅遊則屬於財政司司長，所以我相信財政司司長會繼續擔當高層領導及統籌的角色。
特首，雖然我剛才提到旅遊業在過去1年已見復蘇，但我們旅遊業界面對互聯網產品供應商直銷的威脅，經營相當困難。今次的施政報告並沒有提出支持或支援業界的具體措施，反而在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方面作出承諾，這難免對我們屬於中、小、微企的旅行社造成壓力。我想問，特首會否繼續諮詢業界意見，在未來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方面多些支持我們旅遊業界，以便進一步減輕業界的開支，或在其他方面推出更具體的措施呢？
財政司司長昨天在回應時已表示，在完成了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他很快便會投入有關下一份財政預算案的諮詢工作，這當然包括諮詢立法會議員及各個界別，或許我請姚議員收集旅遊界的意見，向財政司司長反映。

不過，當年的填海技術與現時的相差太遠，現時的填海技術更為先進，因此，如果認為填海必定會傷害生態，我們必定會保證不會這樣，而填海會否對附近居民造成傷害，我們亦樂意與附近居民討論。

所以，我們一定會在應用技術和聯繫地區居民方面繼續做好我們的工作。

所以，請容許發展局局長回去查核一下過往的紀錄，再向劉議員交代。
主席，特首在開場白中提到，今天很多報章報道"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其實，在政府有意無意"放風"的情況下，填海已經不是新聞，不填海才是新聞，漁民亦已做足心理準備，預計政府可能會提出填海計劃。在漁民作好心理準備和期望管理後，我希望特首明白，他們翹首以盼，希望特首在這份施政報告提出的，並不是不進行填海，而是在進行填海時，政府如何擺平及緩解各個行業，甚至是各持份者具體面對的一些衝擊，其中包括我剛才提到的漁業、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下的農地所涉及的農戶，甚至是環保業界。但是，我看完整份施政報告，只有第64段提及將人工島發展成為零碳排放社區、第146段提出為漁農界多設一個海魚養殖區，以及繼續推行新農業政策，這些與填海計劃並沒有直接關係。當然，我明白施政報告始終篇幅有限，我想問特首，在施政報告之外，政府是否已經有緩解措施的腹稿？如果政府沒有緩解措施作出正面回應，我相信政府的填海計劃一定會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主席，首先多謝何議員支持我們推行這些工作，而他只是提點我們在緩解措施方面要下更多工夫和心機。填海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所以，在這過程中，我們一定會認真處理相關的問題，否則來到立法會也無法取得支持。我希望何議員往後在我的辦事處進行這些工作時，可多向我們反映漁農界對這些工作的意見，我們一定盡量做到他剛才說的緩解效果。

不過，我們以前也曾推廣休閒漁業，幫助漁民轉型。如果其他工作與土地分配沒有太大衝突，我們當然會認真考慮。但是，在現時土地極為短缺的情形下，任何為特別照顧某個行業而要徵用大量土地的方案，我們必須十分審慎地作出平衡。

行政長官，重組政府架構以成立文化局，是你的競選政綱的內容之一。在去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中，你曾經表示會就成立文化局進一步聆聽各界意見，但在這次的施政報告中，你只提及分拆，即你剛才所說的分拆運輸及房屋局，並指出這是一項重要且要優先執行的事。關於設立文化局，你隻字不提，而在過去一年，我亦沒有聽聞你準備諮詢意見。事實上，文化藝術界一直有訴求，希望有一個專責的政策局主理文化工作，專注推動文化發展，我當然支持這項建議。我曾經向上屆政府和本屆政府建議成立"文體旅遊局"，希望藉此發揮三者的協同效應，而這做法在其他國家亦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我想不到這項建議竟然在國家層面被採納，今年3月國家進行體制改革時，將國家旅遊局併入文化部，成立文化和旅遊部，這說明這項建議有值得參考的理由。我認同行政長官早前所說，架構重組是一項複雜工作，但正因工作複雜，便需要更多時間準備。我想問行政長官何時會啟動這項架構重組的工作，成立文化局或文體旅遊局，包括一些前期的諮詢工作？

當然，如果你問我的意見，我也認為這是有利的。現時文化工作分拆，由民政事務局負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文化演出事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則較多是一些文化產業，如創意產業，以及今年施政報告提及的電影業等。

我也曾徵詢不同黨派的議員，如果真的要改組，運房局的改組能夠獲得立法會較多議員支持，而且遠遠多於文化局。因此，我會先易後難，如果我下一步要啟動改組工作，正如今年施政報告所提出，便是開始研究運房局的情況，恐怕文化局暫時並不在短期啟動工作的議程上。
主席，我想問行政長官，她的意思是否指，如果分拆運房局的工作未能完成，她便不會考慮成立文化局或文體旅遊局。

事實上，運房局的改組是否可以做到，我也沒有信心，但當然如果做到的話，我認為對以後推動土地房屋政策是有助力的。再者，土地房屋問題不會在數年間消失，所以這項工作會稍後進行，而今天也很難做到，因為運房局正忙於很多基建及運輸的事務，我不想同事疲於奔命。因此，文化局便要再後一點，我恐怕不可以在這裏承諾，在本屆任期內大家可以見到文化局的設立。

主席，橋隧收費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話題，包括三隧分流和青嶼幹線取消收費。

至於這些傳聞中的收費安排，她會否略為調整，令大家不會遭殃？

這並非我所說，亦非陳局長所說，而是顧問研究說的。

如果我們要達到三隧分流，恐怕在施政上並沒有無痛方案，每個方案也有一些痛楚，但為了整體公眾利益，大家是否願意接受有點痛楚的方案，以期達致更大的復原。

因此，我希望大家審視整套方案，然後告訴我們是否能夠接受。至於今次讓某些車輛獲免費優惠，是從使用路面的效率考慮，即使用路面效率高的車輛，例如是專營巴士。一輛雙層巴士可載客百多人，所以使用路面時便獲提供零收費優惠，包括道路、橋和隧道均是零收費。